現時全港有18間由醫院管理局、非政府機構和本地大學，以三方伙伴協作的模式營運的中醫教研中心，為市民提供中醫醫療服務。有市民指出，由於該等中心需以自負盈虧方式運作，其服務收費遠高於獲公帑資助的公營西醫醫療服務的收費。關於中醫醫療服務的發展，政府可否告知本會：一現時上述......

據報，香港金融管理局在本年首10個月內收到117宗有關銀行取消其客戶帳戶的投訴，該數目高於去年全年的109宗。部分被取消帳戶的銀行客戶是經營小食店、文具店的小商戶。有業內人士指出，銀行可基於帳戶經常有提存現金交易，懷疑有關帳戶被用作洗錢活動，並以此為由取消該等帳戶。儘管金管局已於去年9月向銀行發出有關對客戶進行盡職審查程序的通告，要求銀行避免實施"一刀切"的打擊洗錢措施，投訴數字近月不跌反升。

主席，過去數年，國際社會加大力度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促使銀行業普遍加強了相關的管控措施，包括對現有客戶及新客戶進行更詳細的客戶盡職審查。香港金融管理局於本年首10個月，共收到117宗有關銀行取消個人或企業戶口的投訴個案。金管局已逐一跟進處理有關的投訴，發現當中不少個案是因為銀行在執行持續客戶盡職審查時，懷疑戶口可能涉及可疑交易或客戶未能提供所須資料，以致戶口被取消。然而，亦有客戶在提供相關資料後，銀行釋除了疑慮並繼續維持相關戶口。資料顯示，大部分投訴個案都集中在個別跨國銀行集團，有關情況並非整體行業的現象。就此，金管局已經要求相關銀行集團檢視其政策和程序，就執行細節及與客戶溝通方面作出改善，以符合"公平待客"的原則。舉例來說，為了提升透明度，金管局要求銀行必須與客戶保持充分溝通，盡力協助客戶採取或提供各種有助符合客戶盡職審查程序的方法。銀行亦須檢視和改善致客戶的信函，令客戶能清晰了解有關內容，並在適當和不違反法例的情況下，向客戶解釋結束帳戶的理由。在合理性方面，金管局要求銀行在終止戶口及一般貸款時，除非屬特殊情況，否則應按照銀行與客戶協議的章則及條款行事，向客戶發出最少30天的通知，並根據客戶的個別情況盡量給予更長的通知期，讓客戶有足夠時間另作安排。金管局亦已要求銀行加強員工培訓，提升專業知識及待客溝通技巧，妥善處理客戶的查詢及投訴。金管局會繼續與相關銀行集團跟進，密切監察其在改善執行細節及客戶溝通措施方面的進展情況。關於議員提到要避免銀行"一刀切"的問題，金管局一直提醒銀行業界在執行穩健的管控措施的同時，亦須注意不要為正當企業及普羅市民在獲得銀行服務方面造成不合理的障礙。具體來說，銀行應該根據客戶的不同背景、狀況和風險程度而採取相應和務實的客戶盡職審查措施，避免"一刀切"。金管局於去年9月向銀行發出的通告中，亦要求銀行為客戶進行盡職審查措施時，應以"風險為本"的方法處理；所謂"風險為本"絕非指"零風險"，即是說銀行無需透過實施過嚴的客戶盡職審查程序，試圖事前杜絕所有風險。該通告亦強調銀行與客戶保持溝通的重要性，以確保在透明度、合理性和效率等方面能夠公平對待其客戶。

此網頁涵蓋的資訊包括開設和維持銀行戶口的程序、所需的文件和資料，以及銀行的聯絡資料。網頁設有專欄介紹銀行的最新措施，並列舉一些銀行不應做的事情，以及提供實用資料供公眾參考。自推出以來，金管局收到不少有用的意見，並已交由金管局的專責小組跟進和回覆。此外，金管局在去年和今年舉辦了6場交流研討會，讓銀行與本地和外國商會及專業機構討論和溝通，分享有關開戶方面的政策和做法。

我必須強調的是，在全球面對洗錢和恐怖主義威脅的情況下，有關問題不是一時三刻能夠輕易解決。金管局會繼續與銀行界、商界和有關各方面保持聯繫，處理這個全球各地也正在面對的複雜問題。我們的目標是在維持穩健的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制度的同時，不會影響正當企業及普羅市民獲得基本銀行服務。
政府和金管局並沒有正面回應市民及客戶的投訴。

金管局自去年開始，已在這方面開展一系列的工作，所以現時銀行在開戶方面已有不錯的改善。

主席，首先我要作出申報，我現職銀行顧問。

可是，現時的KYCU由銀行業自行與專業機構聯手開發。

我想問局長，在KYCU推出運作後，政府會否把KYCU的功能統一由其管理，而不再由商業營運？

主席，我過去也不時反映，很多本地小商戶在銀行開立帳戶時遇到困難，現在更加上銀行取消客戶帳戶的問題，銀行顯然有矯枉過正甚至殺錯良民之嫌。主席，我想追問局長，面對銀行殺錯良民，導致小商戶無法開立帳戶或帳戶被取消，金管局有否針對這些銀行訂定任何罰則及執法措施？

在目前的機制下，中小企在香港開立和維持銀行帳戶方面遇到不少困難。可是，由去年至今仍未見有顯著改善，當中涉及不少海外和初創企業，大大影響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形象和經濟多元化的機遇，情況極不理想。剛才局長也提到，金管局自今年開始在其網站推出專頁及專用電郵，讓商界和有關方面了解開戶資訊和提出查詢。

有不少租者置其屋計劃屋邨的居民向本人反映，該等屋邨的主要對外通道只設有樓梯或非常陡斜通道，令長者及殘疾人士進出屋邨非常不便。由於租置屋邨的公用地方屬私人地方，所以人人暢道通行計劃並不涵蓋該等屋邨，而作為租置屋邨單位業主之一的香港房屋委員會一直推諉責任，只要求該等屋邨的業主立案法團自行提供或改善現有無障礙設施。

主席，就陳恒鑌議員質詢的各部分，現綜合回覆如下。為方便市民上落公共行人通道，政府於2012年8月推出"人人暢道通行"計劃，為由路政署負責維修及保養的現有公共行人天橋、高架行人道和行人隧道加建無障礙通道設施。其後於2016年，因應公眾及議員的訴求，並考慮到謹慎運用公帑的原則，政府在該年的施政報告中宣布修訂"人人暢道通行"計劃的涵蓋範圍，可供區議會考慮作為下一階段推展項目的行人通道在符合若干條件下，不再局限於由路政署負責維修及保養的公共行人通道，當中的一個條件便是該等行人通道需不屬於私人擁有。在現時的"人人暢道通行"計劃範圍內，我們仍有逾100個項目正在施工。至於在今年9月完成諮詢，由18區區議會選出的48個下一階段推展項目，路政署已聘請工程顧問進行勘測及設計工作，預計建造工程將於2019-2020財政年度陸續展開。我們一直致力克服在推展各個加建工程項目時遇到的困難及挑戰，全速推展各項目。在本年11月17日的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會議上，有議員動議將"人人暢道通行"計劃的資助範圍擴展至香港房屋委員會轄下可供購買的租者置其屋計劃屋邨及資助出售房屋；該無約束力動議獲得通過。政府於當日的會議上解釋現時"人人暢道通行"計劃並未涵蓋可供出售的租置屋邨及資助出售房屋的原因在於要確保公帑用得其所，避免政府接管私人業權人的土地及責任。至於就"人人暢道通行"計劃的資助範圍作出檢視方面，由於路政署現時已有一定數量的行人通道需要在計劃下處理，以及鑒於資源的限制，路政署會先集中處理市民及區議會已提名的行人通道。在推展"人人暢道通行"計劃下一階段的過程中，我們會累積經驗，日後視乎實際情況，探討是否有需要及空間進一步擴大"人人暢道通行"計劃的範疇。所有租置屋邨，無論售出多少單位，均與一般私人物業無異，即受《建築物管理條例》、政府租契及大廈公契所規管，其日常的管理事務，包括屋邨內公用部分的維修工作，由業主立案法團按照大廈公契及《條例》的規定，召開管理委員會會議或業主大會進行商討及議決，並由法團委聘的物業管理公司負責執行。現時所有租置屋邨均已成立法團。房委會作為租置屋邨內未出售單位的業主，除根據大廈公契就有關業權管理份數支付管理費外，亦會委派代表參與法團的管委會。為了鼓勵業主參與屋邨管理事務並提倡業主自主，房委會無意主導屋邨事務。因此，房委會代表於業主大會及管委會進行表決一般管理事宜時保持中立，讓其他業主決定屋邨的日常運作。

多謝陳恒鑌議員的問題和意見。租置屋邨在1998年至2005年之間推出發售，這些屋邨出售後，與一般私人物業無異，業主享有使用屋邨公共地方和設施的權利，但亦須承擔有關責任及所需開支。

代理主席，房委會在租置屋邨的角色向來被人詬病，認為過於被動和消極，以中立之名把應承擔的責任推得一乾二淨，剛才陳議員都提過這點。正所謂"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房委會本身就不遵守《殘疾歧視條例》，難怪山景邨的管委會可堂而皇之不讓社工進行家訪，不讓復康巴士入邨，不讓老人中心的同事帶長者到籃球場曬太陽。

我想問局方究竟如何介入這些具體問題？對於山景邨對教育機構和社福機構如此不友善的態度，諸般刁難，政府如何處理？

至於在各地區蒐集所得或經由路政署轉介有關公共租住屋邨內加建升降機的建議，房委會亦會一併考慮，根據實際地形、已有的通道設施、社區需求、技術可行性及善用公共資源原則等，制訂優先次序。房委會會繼續考慮在公共租住屋邨範圍內加建升降機的建議，如果項目涉及其他持份者，我們會與他們磋商，取得各方的共識後才會展開項目的可行性研究。

在這方面，我剛才已說明，租置屋邨與一般私人物業無異，所以我在這方面並沒有補充。
代理主席，局長剛才的答案確實令很多議員，包括我本人在內都感到不滿，甚至憤怒。首先，我申報我是房委會委員。房委會如果明知有一些租置屋邨無法符合法例要求，妥善的處理辦法不是要求住戶申請調遷到一些合規格的屋邨居住，而是作出改善。

局方會否提出一個具體方案，令所有屋邨均符合法例要求？

房委會亦樂意與法團及各持份者聯繫，商議各方面均可接受的方案。

其實政府為鼓勵業主進行大廈維修，便推出了樓宇維修綜合支援計劃，為鼓勵長者修葺單位，就推出了長者維修自住物業津貼計劃。

多謝胡志偉議員的補充質詢及意見。為了確保公帑用得其所及避免政府接管私人業權土地及責任，政府認為不應在私人擁有的土地範圍內，建造行人通道或加建升降機。故此，需要確定行人通道並不屬於私人擁有......

我問局長會否提供資助鼓勵法團去做，而不是要求路政署去做。

房委會作為法團的代表之一，亦會提供意見，鼓勵法團因應租置屋邨的管理及設施作出跟進。

代理主席，我要阻你少許時間。我的問題很直接，局長可否提供數字，指出有多少租置屋邨現時未能符合"人人暢道通行"計劃所指定的要求？

代理主席，我先申報我是房委會委員。我非常不滿今天局長的答案。事實上，現時所有租置屋邨均有同樣問題，便是違反了《殘疾歧視條例》的規定。以藍田德田邨為例，長者每天要步行100多級樓梯才能到屋邨外進行社交生活和取得服務。局長剛才不斷重複講稿內容，猶如"人肉錄音機"。

我想澄清一點，《設計手冊：暢通無阻的通道2008》並沒有追溯力，業主可以因應需要進行改善工程，而我們會在屋邨管理諮詢委員會上向法團提供這方面的意見。
尚有兩位議員希望就提供無障礙通道進出租置屋邨的事宜提出補充質詢，但由於時間關係，請議員在其他場合跟進。議員議案。

代理主席，我首先申報我是一名會計師，亦是香港的執業律師，以及英格蘭及威爾斯的執業律師。盧偉國議員在上次會議時......

香港承襲了英國的制度，將大律師和事務律師分開，其實是加重了市民在法律費用方面的負擔，亦令市民得到應有法律服務的機會減少。首先，香港仍然維持大律師制度，市民不能直接聘請大律師，而必須通過事務律師。一名小市民想提出法庭訴訟，便須通過事務律師聘請大律師為他在法庭抗辯。

香港未有這方面改動，但香港亦有一個比較好的改動，就是如果事務律師具有相關經驗並經過相關考試，可以獲得在高等法院訴訟的資格，成為"solicitor advocate"。

兩年後，他才可以成為事務律師。

換言之，大律師很多時都專注於刑事或民事訴訟。

如果你說，5年......

梁議員，我提醒你，你已發言9分28秒。

另外我反對盧偉國議員這項議案的理由是，基於《基本法》第七十三條第一至十項的精神，都與我們作為立法會議員制定、修改和廢除法律的憲制責任有關，而現在討論的，正是一項附屬法例的生效日期公告。

現在已有5位議員就中止待續議案發言。我再次提醒議員，這項辯論的範圍很窄，即本會應否將該項附屬法例的"察悉議案"辯論中止待續。

有關律師行業或剛才有議員提到的律師分流事宜，可在相關事務委員會跟進。
代理主席，其實我也想指出並讀出你在上次會議上發給我們的文件中所載，有關在辯論這項中止待續議案時須注意的事項。代理主席，你說得對，"察悉議案"的內容非常簡單。事實上，如果不是盧偉國議員動議中止待續議案，我們可能更容易被你裁定我們的發言內容重複和冗贅。然而，鑒於盧議員動議將"察悉議案"的辯論中止待續，我們當然要回到根本，了解"察悉議案"的主要目的為何。

為了履行該等職權，我們須透過發言，讓政府當局及所有持份者聽到代表社會上不同界別及不同利益的代議士所表達的意見，並須把這些意見記錄下來。

這當然是我的態度，不是所有同事的態度。

當然，我明白我不可以猜測議員的動機，因為這違反《議事規則》，但盧議員這樣做確實令我們覺得很奇怪，不明白為何他要動議將辯論中止待續。既然"察悉議案"的內容如此簡單和普通，議員可以發言的空間根本很少，他又何必枉作小人動議將辯論中止待續？

這是否建制派議員想看到的現象？

面對着《議事規則》的修訂，我只能全力以赴，亦希望市民大眾明白，《議事規則》一經修訂，我們日後便無法再以"拉布"的方式令事情越辯越明。代理主席，我的發言差不多要結束。

我很希望政府當局認真想想這樣做有何好處。政府可能會因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的最新民調結果而沾沾自喜，認為有關結果顯示市民大眾不接受"拉布"，但如果與3年前的同類民調比較，便會發現支持"拉布"的市民數目有上升趨勢。由此可見，當政府全力打壓議會的言論自由和表達自由時，社會正逐步偏離政府暢順施政的基礎。這不是政府應走的路。所以，我在此苦口婆心地重申，政府不可以亦不應該"助攻"，否則只會得不償失。
議員的發言已開始涉及《議事規則》的討論。

既然梁繼昌議員剛才發言提到這點，我必須回應何謂擁有執業資格及何謂執業。

針對梁繼昌議員剛才的發言，我必須向公眾解釋執業資格和執業的分別，議會中的某些議員也未必清楚這點。代理主席，我並非想離題，我只是回應梁繼昌議員剛才的發言。

所以，我反對盧偉國議員提出的中止待續議案的第三項原因是，這會扼殺關乎對法律界的看法的討論。

餘下的時間，容許我說說我反對盧偉國議員動議中止待續議案的第四項原因。

第一個原因，中止待續議案違反議員監察政府的職能。我認為這種做法愧對市民。

請議員現在不要就修訂《議事規則》展開辯論，稍後會有時間讓各位就此發言。

你的支持者也很支持你"剪布"，對嗎？

他們是否覺得立法會的"察悉議案"只需察悉而無須討論？原來立法會的議事堂只是用來討論他們利益所在的事情，就是修改《議事規則》以限制民主派議員的發言，讓建制派繼續千秋萬世，與政府"圍威喂"，繼續做保皇黨。

這當然牽涉政府，政府也有"助攻"。

代理主席，原本要討論的是一項"察悉議案"，在立法會的《議事規則》和議會傳統中一直存在，是相對技術性、操作層面的議案，目的是對某專門行業的運作作出一些細微的修改，而有關修改對該專業界別或團體可能非常重要，甚至有可能造成很深遠的影響，例如這次所討論有關實習律師的附屬法例，正是涉及很細微的修改，但卻會影響整個法律界的運作。

有些議員可能很關心整體原則、法治精神、律師質素和法律體系是否健全，但他們的意見有否反映出來？

因此，如果這次中止待續議案獲得通過，議事堂可以帶給公眾的資訊便會減少，而可能牽涉的資訊內容範圍廣泛，其中包括很多公眾人士未必能夠直接理解的事宜。

如果"察悉議案"的討論被中止待續，相信我們很難向市民解釋他們關注的問題，特別是有關律師的行為和道德操守方面，而這些都是今次這項附屬法例涉及的重要部分。

信中特別提到一個用詞，就是律師會必須獲得有關資訊才可決定申請人是否一名適當人士，英文是"fit and proper person"，確保申請人是適當作為律師會認許的香港事務律師。

這一切也牽涉律師的私隱，但很多時候亦牽涉他們的誠信。這些範圍和條件均備受關注，律師會也承認這些資訊很重要，是決定某人是否適當人士的考慮因素。這些條件和資格對公眾亦很重要，一名大律師過往在行內的表現、聲譽、被投訴紀錄、研訊結果......

全部都與公眾息息相關。此外，我也要替仍在法律學院修讀的學生說話，他們也關心這些法例，關心在畢業後應該加入大律師抑或事務律師的行業，以及將來如何轉業等，全部都對他們有長遠影響。

主席，我發言反對盧偉國議員根據《議事規則》第401條提出將有關《〈2017年實習律師規則〉公告》的辯論中止待續的議案。主席，盧偉國議員的做法是不必要，也是相當不合理的，因為其實這項修訂規則本身的爭議性不大。

主席，這些是小動作，也令香港市民看到建制派經常說一套，但實際上卻在做另一套。

有關修訂可幫助香港法律界的執業人士。為何連如此不具殺傷力、完全不會影響建制派大業的"察悉議案"也要遏抑和阻撓？為何要採取這種看來極不君子的行為？

我現在看到立法會正走向極悲涼的景況，社會上不斷出現不公義的事情，例如工程項目超支、政府不負責任的行為，剛剛昨天便揭露沙中線超支的情況，其實立法會有責任......

主席，我發言反對由盧偉國議員動議"現即將有關《〈2017年實習律師規則〉公告》的察悉議案的辯論中止待續"的議案。

正如陳志全議員在上星期發言時提到，民主派和建制派雖然都曾動議中止待續等議案，兩者的目的卻大相逕庭。

另一個例子是上屆立法會審議的《2014年版權條例草案》。

由這個會期開始至今，不論是陳帆局長、民主派同事或黃國健議員提出的休會待續或中止待續議案，我都表決反對。今次由盧偉國議員提出的中止待續議案，我毫無懸念也會表決反對。陳志全議員及鄺俊宇議員先前分別提出中止待續議案，針對強制性能源效益標籤計劃第三階段及上調刑事案件法律援助費用的部分細節安排，希望政府再作諮詢及修訂才將有關附屬法例提交立法會。然而，正如我先前發言指出，前車可鑒，陳帆局長就《2017年印花稅條例草案》動議休會待續議案後，政府當局至今仍未恢復任何法案的二讀辯論，甚至未有提交任何附屬法例。由此可見，中止待續議案的後果其實可以很嚴重。

"我在此提醒主席，立法會至今仍未能通過一項法案的責任其實不在議員，而是政府未有盡責，一直拖延將法案提交大會審議。唯一一項已進入全體委員會審議的《2017年印花稅條例草案》，卻被政府強行擱置。

我希望主席日後向記者發表意見時可以公道一點。

我在此提醒隸屬香港經濟民生聯盟的盧偉國議員，是項"察悉議案"由內務委員會主席李慧琼議員提出，原因是她接獲兩位議員的要求，擬就該項附屬法例發言，一位是郭榮鏗議員，另一位是同屬經民聯的梁美芬議員，即《〈2017年實習律師規則〉公告》小組委員會主席。

本會就盧偉國議員動議的中止待續議案辯論期間，代理主席李慧琼議員提醒議員發言時不應論述"生效日期"和有關條文的內容。

由於這齣電影仍在上映，我不便透露太多劇情，以免影響同事或市民的觀看意欲。主席，我絕無離題，我只是想論證"生效日期"的重要性。

一名連環殺人犯在修例生效日期前犯案，並在修例後匿藏至起訴期失效為止，令警察無法將其拘捕。如有關"生效日期"能夠提早，或許能多救一條人命，甚至可以成功逮捕兇手。雖然今天討論的只是一項即將生效、且與人命沒有直接關係的附屬法例，我想借這個例子反駁盧偉國議員以"沒有必要就生效日期多作辯論"而動議中止待續這個論點。

然而，《巴黎協定》簽訂後，本港的標準會否落後於國際標準？正如我當時就陳志全議員動議的中止待續議案發言時指出，即使擬議決議案有不完善或可斟酌之處，但也未至於要暫停審議。我亦希望在辯論期間向當局提出我的關注，好讓當局可以在日後考慮。

事實上，世上並沒有一項政策是完美無瑕的。

然而，盧偉國議員連我們進行補漏拾遺的工作也要阻撓。由此可見，我對於先前代理主席的提醒大惑不解。盧偉國議員動議中止待續議案的論點是《公告》不具爭議性，所以無需再討論。

我認為現時放寬大律師轉任律師的程序上仍有不一致之處，我原本打算在"察悉議案"的辯論環節，向袁國強司長提出這一點。為免重複，我只舉出一個簡單例子。在現時新修訂的放寬安排下，大律師如要獲認許為律師，需取得香港大律師公會執委會發出的證明書，證明書須列明該大律師的行為操守，包括該大律師不是大律師紀律審裁組或上訴法庭的仍然待決的法律程序的標的。

我只能說：消滅實質討論可惡，橫蠻中止辯論可耻。

主席，我要就盧偉國議員根據《議事規則》第401條動議的中止待續議案發言。

我們今天困身於立法會大樓，可能不知道今天是一個很重要的日子——歷史有時真的在作弄我們——香港大學法律學院今天舉行第一百九十八屆學位頒授典禮。在法律學院舉行學位頒授典禮之際，盧議員的中止待續議案對莘莘學子來說，真是一盆冷水或一個諷刺，叫莘莘學子情何以堪？盧議員根據《議事規則》第401條動議中止待續議案時，在發言中提出了數個重點。第一，盧議員表示尊重律師行業的相關規則，並說實習律師與律師行業薪火相傳有關。第二，盧議員解釋，他動議中止待續議案，只是程序處理問題，絕非不尊重律師行業。第三，盧議員認為，有關附屬法例的生效日期沒有甚麼好辯論，所以同意梁美芬議員就附屬法例所作的報告，認為議題沒有爭議性。第四，他說不想有關討論影響立法會其他待議的工作。

他既要中止有關的議案辯論，阻止其他議員發言討論，又要表明自己十分尊重律師和律師行業。事實上，中止有關附屬法例的議案辯論，是否尊重律師和律師行業的做法？盧議員以程序處理問題來解釋他動議中止待續議案一事，但問題是，程序處理問題是否足以合理化盧議員這項"戴頭盔"的中止待續議案呢？我不是修讀法律的人，但我也知道法律的精神重視求真、重視公正性，而法律也重視程序、重視程序公義。盧議員如果真的尊重律師和律師行業，他必須明白，律師行業或專業一向重視並一直實踐一些十分重要的價值和精神。終審法院首席法官馬道立在2015年資深大律師委任典禮上致辭時表示："法律使公義、公平及寬容存在於社會上。這就是法律及法律精神的精要所在。"他更進一步叮囑："不管訴諸法庭的人動機為何——無論是社會、經濟或政治上的動機——律師，或更具體而言，訟辯人必須時刻銘記他們是以為法律效力為首要考慮。"雖然我們是議員，而我亦不是律師，但如果我們真的尊重法律、尊重以法律為志業的律師行業，將馬道立首席法官的演辭應用於立法會這個情境中，也是可堪玩味，值得我們思考。主席，《基本法》賦予立法會監察政府的權力。

調查委員會負責進行調查，並向立法會提出報告。如該調查委員會認為有足夠證據構成上述指控，立法會以全體議員三分之二多數通過，可提出彈劾案，報請中央人民政府決定；十在行使上述各項職權時，如有需要，可傳召有關人士出席作證和提供證據。"主席，在我剛才引述《基本法》第七十三條的內容中，"一根據本法規定並依照法定程序制定、修改和廢除法律"及"六就任何有關公共利益問題進行辯論"這兩項規定，正好說明了議員的職權範圍和職責所在。但是，盧議員卻在本會辯論有關察悉《〈2017年實習律師規則〉公告》的議案時，動議將辯論中止待續，此舉正正是不讓議員就有關附屬法例發言——只有陳淑莊議員和盧議員兩位議員曾就該附屬法例發言。

不讓其他議員發言，對其他議員來說是否公平？不讓反對派議員發言表述其不同意的意見，又是否體現出寬容？須知道，現時立法會的代表性和合法性出現了嚴重危機。諷刺的是，獲大多數市民支持的非建制派或民主派議員的人數，較獲得較少票數的建制派議員少。非建制派更有6位議員被取消議員資格，仍有待補選。在立法會的正當性和合法性成疑的情況下，立法會所通過的議案和法案是否合乎公義？盧議員根本從來沒有重視或尊重過法律的價值和精神。從盧議員所述的程序處理角度來看，議員當然可根據《議事規則》無經預告而動議中止待續議案；不論我是否同意，我也會寬容和尊重。我只想知道，盧議員說他動議中止待續議案只是程序處理問題，究竟是甚麼意思？

如果尊重律師行業，立法會便須認真審議有關附屬法例，讓議員有參與討論的機會，並須監察該附屬法例的實施和影響，而不能以犬儒、得過且過、不認真的態度來處理該附屬法例，這才是對法律的應有尊重。但是，盧議員卻以附屬法例的生效日期沒有甚麼好辯論為理由，動議中止待續議案，這是徹頭徹尾不尊重法律的做法。可能盧議員也知道自己有問題，所以刻意"戴頭盔"。但我必須說明，"戴頭盔"否認不尊重，並不代表他的行為真正尊重法律。

梁美芬議員作出報告時表示，兩大律師組織都非常支持《2017年實習律師規則》，希望能盡快落實，但接着她卻表示不希望有任何拖延或成為"拉布"事件。梁議員其實是在猜度議員的動機。我在上星期回應黃國健議員動議的中止待續議案時曾指出，黃議員可能是在猜度議員的動機。

就議案發言的議員，動輒被質疑立心不良，是透過冗長演說、冗長辯論、拖延議案來"拉布"。即使議題沒有爭議性，議員亦應有權就議案發言，這是議員監察政府和處理立法工作的基本權利，也是法律賦予議員的權利。梁議員猜度其他議員的動機，正正是馬道立首席法官所擔心的政治凌駕法律的例子。馬道立首席法官的提醒，絕對值得梁議員反省。主席，其實在座每位同事都知道今天的議會正在發生甚麼事情。一位非建制派議員甚至在上星期就黃國健議員的中止待續議案發言時表明，如果建制派肯撤回所有修改《議事規則》的決議案，他可以支持黃議員的中止待續議案。

從取消議員資格，到早前政府主動撤回《2017年印花稅條例草案》，再到政府在不作公眾諮詢下要求立法會進行"一地兩檢"的總結辯論，再到現在建制派議員趁火打劫、乘人之危，要修改《議事規則》，種種事件均導致議會出現這數個月來的混戰。各位建制派議員，你們可會回首細味一下馬道立首席法官的演辭，比較一下現時議會的組成，理解一下現時議會所發生的事情？你們堅持在6個議席出缺的情況下修改《議事規則》，將獲得大多數市民支持的議員的權力削去，你們可會覺得自己依然正在"使公義、公平及寬容存在於社會上"？

主席，基於要堅守"使公義、公平及寬容存在於社會上"的原則，我不能同意盧議員的中止待續議案。

最後，我想重申馬道立首席法官的一句話，這句話今時今日真是擲地有聲："不管訴諸法庭的人動機為何——無論是社會、經濟或政治上的動機——律師，或更具體而言，訟辯人必須時刻銘記他們是以為法律效力為首要考慮。

我在發言結束前表示，即使大家都不認同我的做法，大家至少都知道會議廳內發生甚麼事，在辯論中可以提出一些好的建議。

問題是，今次連討論也不准。

《修訂規則》有很多細節值得辯論，絕非不具爭議性。關於大律師轉為事務律師時可否得到部分豁免，根據《實習律師規則》第20條，如果大律師希望成為認可的事務律師，可以向香港律師會申請豁免受僱為實習律師。

民選立法會議員需要發聲，審理議案是我們的天職。

主席，我不明白鄺俊宇議員為何總是替建制派同事着想。他們辛苦，但他們其實有自主權。人人都要為自己的行為作出選擇和決定。

我說過無數次，"乘人之危"是指在有議員被取消資格後，令建制派在功能界別地區直選議席中均佔過半數，因此所提出的議案均可獲通過。

我因而又翻查"君子"的意思。

代理主席，我認為是有關係的，因為盧偉國議員似乎以為少說幾句便可令我們無法回應他，但他所說的"少說幾句"其實才是耐人尋味。

我認為，這個辯論空間是盧偉國議員透過其簡短發言給予我們的。我希望建制派的同事考慮一個問題，就是不同黨派的議員在立法會內是否均應做回君子？如要做君子，我們便應依照《議事規則》行事，同時依循中國人的傳統智慧，不要乘人之危。

其實，涂謹申議員已多次提到，前任立法會主席曾鈺成先生也多次提及，"一國兩制"的特點在於香港有反對派，以及香港的反對派能夠運用《議事規則》對政府成功施壓，從而改變或調節政府的行為。

因為即使得勝也如中國古語所言，"勝之不武"。

縱然力量有大小之別，但力量強大的一方不應對力量弱小的一方置之不理，認為可以隨時踢走，否則議會便會失卻其存在意義，議會的存在便變成"大蝦細"。

最近，類似的情況不斷發生，我認為這是在考驗建制派議員的政治智慧。香港一直以來都強調"一國兩制"、《基本法》，但代理主席想必亦會留意到，現在無論是中聯辦的法律專家，抑或北京訪港的官員，都忽然"轉口風"，表示香港人其實應該直接遵守中國憲法。我不知道是否由於人大選舉臨近，所以特別多談中國憲法。

代理主席，我明白你很心急，但也不急於一時。為何我們要反對盧偉國議員的中止待續議案......

此外，建制派現在無所不用其極，以各種議會程序務求盡快通過《議事規則》的修訂，表面上是為了解決所謂"拉布"的問題，但在我看來，此舉會把香港的"一國兩制"、三權分立、市民對議會的信任一併摧毀，希望各位同事可以三思。

這是我反對中止待續議案的第二個原因。

我反對這項中止待續議案的第四個原因，是我發現原來盧偉國議員也沒有加入審議修訂規則的小組委員會，他提出中止待續可能是因為他彈奏樂器，所以手指動得快，不知是他幸運或不幸，最快按了"發言按鈕"，所以由他來動議中止待續議案。然而，由一個沒有參與小組委員會的議員動議中止"察悉議案"的辯論，其實也是極為諷刺的事，因為很多市民真的需要法律意見、需要接觸律師，而這項議題其實與市民有極大關係。雖然盧議員聲稱他很尊重律師行業，但他卻令我們無法就"察悉議案"發表意見。無論如何，代理主席，我覺得把握機會表達意見，以表示關心，總比不表達意見好，我相信這個邏輯沒有甚麼不對。

有趣的是，很多建制派同事說，如果民主派議員這麼關心此事，為何他們不加入該小組委員會，現在才提出意見？事實上，《議事規則》所訂的察悉程序，便是容許議員在議事堂表達意見，以及向政府表達意見。

這是香港人和立法會的悲哀。

我不知道原因是甚麼，亦並非怪責那4位小組委員會的委員。

如果沒有議員根據《議事規則》第401條提出中止待續議案，讓對此議題感情趣的同事發言，所花的時間可能更短。現時真的用了更多時間，但實際上政府聽到有用的意見反而更少。代理主席，無論如何我也要就修訂規則提出一些重要的問題。我覺得仍然有商榷及討論的空間，亦希望律政司的官員可以藉此機會聆聽一些意見，因為他們難得列席立法會會議，聆聽議員對這些議題的意見。我希望代理主席容許我用少許時間，指出一些重要而我們現在不能討論的問題。

假如香港大律師公會的執委會因為這個原因而不發出證明，香港律師會又可以向香港大律師公會取得甚麼資料，是繼續進行這個程序還是作出決定？

代理主席，我發言反對盧偉國議員引用《議事規則》第401條，中止現正要察悉的《〈2017年實習律師規則〉公告》的討論。盧議員根據第401條提出中止待續議案的理據是，"察悉議案"沒有爭議性，生效日期也沒有可辯論的地方，他更說這樣做並非不尊重律師專業。我認為盧議員的說法自相矛盾：第一，如果他認為"察悉議案"的內容毫無爭議性，那為何他不讓議員討論？

議會的天職是議事，所以這個地方稱為議事堂，而我們則是民意代表。在政治憲制架構內，議會就是代表民意的最高架構，是制衡、監察的行政架構。此外，我們還有司法架構，可以在出現爭議時根據法律獨立地作出仲裁，而這正是現代社會的三權分立。很清楚，權力會令人腐化，而絕對的權力會使人絕對的腐化，所以議會的天職就是要在議事堂內議事。

代理主席，究竟立法會的工作是甚麼？

為何不讓我們履行《基本法》內訂明立法會的職責及立法會議員當仁不讓的工作？

不過，代理主席，我已說得很清楚，這其實違反《基本法》，而這個方向不單阻礙立法會議員行使其職權，亦不利於香港的發展。《議事規則》第401條今天所限制的，正是民意的表達。除了我剛才所引述《基本法》第七十三條第一、五及六項訂明的立法會職權外，大家不要忘記，《基本法》第六十四條亦訂明"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必須遵守法律，對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負責"。

政府的工作包括答覆立法會議員的質詢。代理主席，我已經說過質詢的過程十分重要，因為在一問一答的過程中，有時候真相便會出現。

事實上，附屬法例的內容是否完全沒有爭議性？在大律師轉業為律師的過程中，是否完全沒有需要特別考慮的地方？

我認為最突出的要算是謝偉俊議員，他是傳奇人物，原因是他由大律師轉業為律師，正好親身體驗這項附屬法例的實踐。

剛才葉建源議員為梁美芬議員平反，因為她早已通知主席會像郭榮鏗議員般，在討論"察悉議案"時發言，但結果她無話可說，現在連謝偉俊議員也無話可說，連曾親身經歷附屬法例涉及的過程的人也無話可說，這是令人十分遺憾的事。謝偉俊議員當大律師，並在轉業為律師後曾被香港律師會吊銷牌照的經驗，本應可藉此機會與大家分享，但他的發言權卻被剝奪。

很可惜，今天我要為謝偉俊議員平反，我很希望他能夠站起來發言，但希望代理主席不要限制他只可就第401條發言，讓他有機會講述自己的經驗。此外，另一位傳奇人物是何君堯議員。

變成獲得執業律師資格。究竟"執業律師"和"執業律師資格"有何分別？

代理主席，我一直很留心聆聽張超雄議員的發言，他說何君堯議員的律師執業資格有問題。首先，我很尊重張超雄議員，我在議會中經常向他請教不同議題，聽他的專業意見。

我認為盧偉國議員提出這項中止待續議案，相當不適宜，為甚麼？其實剛才張超雄議員都提過本會在《基本法》下的職權，我讀一讀第七十三條"一根據本法規定並依照法定程序制定、修改和廢除法律；五對政府的工作提出質詢；六就任何有關公共利益問題進行辯論"。

凡涉及政府政策者，在提出前必須得到行政長官的書面同意。"大家看看這條的規定，便知本會議員基本上並無提出議員法案的權力，因為任何法案均須"不涉及公共開支或政治體制或政府運作"，有這樣的法案嗎？全香港所有事務多少都涉及政府開支和運作，我們連提出私人法案都受到這麼大的掣肘，本會議員權力所受到的限制，可想而知。我們本身的權力範疇這麼狹窄，這麼貧乏，剛才我說，《基本法》第七十三條第一、五及六項所賦予本會的權力，可對政府提出質詢，對法律的制定、修改提出意見等，是我們僅有的權力。

我明白不是每位議員都對有關律師規則的法例有興趣。

他發言完畢後，我覺得他有道理或沒有道理，我可以附和或反駁他。甚至我不明白的，可以要求他澄清，請教他。

你限制議員發言，令他失去一個表達的空間和自由，其實是違反我們根據《基本法》享有的職權。尤其是我剛才提到，我們可就任何公共利益問題進行辯論，例如我不同意張超雄議員剛才的發言，我可以提出我的論點，張超雄議員是謙謙君子，明白我不是針對他個人，純粹以事論事，這並無問題。所以，我覺得盧偉國議員動議中止待續議案，是要收窄議員的議事空間。

不過，我覺得黃國健議員有一個好處，他說得很坦白，表明是要阻截"拉布"，所以要提出中止待續議案。正如我上次在發言中，都盛讚黃國健議員是比較真誠的建制派議員。

第一，大家都知道，作為立法會議員，公務十分繁忙，我每天由早上7時多開始工作至晚上10時多，星期一至星期日。

我們信賴他們一同協助審議有關法例及提出修訂，但這樣並不代表其他民主黨議員不可就有關工作提出意見，絕對不是這樣。我們仍可在適當的場合和機會表達自己的看法。當然，民主黨整體會有一個看法。其實大家要明白，我們作為議員，工作量這麼沉重，在法案委員會或其他委員會未必有機會參與或表達意見時，可根據《議事規則》就"察悉議案"發言，那便讓議員發言吧，連發言也不准嗎？

今次的《公告》是關於律師資格，大家都知道，法治對香港非常重要，律師的專業操守、行業的運作，都關乎重大公眾利益。

我擔心他們有所誤會，以為盧偉國議員作為專業人士、工程界代表、行內的翹楚，對其他行業不夠尊重。

我明白不同人有不同觀點，這是很正常的。

便讓他回應，讓議員提問吧。主席，說到底，本會的權力根據憲制設計，已經被人嚴重閹割，但有些議員同事仍然覺得閹割得不夠乾淨，越閹越"離譜"，現在不是閹割，簡直是切割，斬手斬腳，斬完手再斬腳。現在不准議員發言，稍後又不准議員根據以20名議員站立的呈請方式成立專責委員會，令我們無法就一些政府的重大醜聞追查到底，被斬手斬腳。

主席，我再重複一次，我發言反對由盧偉國議員動議、連議員察悉附屬法例也不容許的中止待續議案。

我認為作為議員，沒有理由阻止其他議員就某項法例或附屬法例的具體內容進行討論，主席，這真是說不過去。

建制派同事也承認，之前兩次是以"拉布"抗"拉布"，他這次也是採取類似的做法，以中止辯論的方式縮短討論時間。

我不知道他為何如此焦急，3月11日是他們之前所訂的"死線"，也是他們最擔心的日子，只要在3月11日前通過便可以，而且現在看來根本不需要那麼遲。

然而，各人皆有各自的判斷，他不能夠替其他同事判斷。

我覺得"察悉議案"確有值得討論的地方，我們不應該像盧偉國議員般武斷，即時下結論認為沒有爭議，其實只是他認為沒有爭議。主席，我剛才提出的問題似乎都牽涉公眾利益，因為不單涉及專業人士，亦會影響香港法治制度的健全和公正，而這正是令市民和國際有信心的基石。如果這些基石受到動搖，我們的法治制度亦將會繼最近的政治審判後，再次受到進一步衝擊，我覺得這並不是市民想看到的。今天較早時間，我的另一位資深黨友涂謹申議員表示，以為不可以就"察悉議案"提出中止待續。如果連資深同事也有誤解，又或是一時忘記，那麼這項議案便更值得我們討論。今次這項"察悉議案"最少讓市民大眾和議員有機會提出我剛才提出的數點意見，為何這次立法會竟然出現連涂謹申議員也有誤解的情況？原因是《議事規則》曾經作出修訂，讓議員可就察悉沒有修正案的附屬法例發言，藉以引起一些辯論。

正如我剛才也說過，在1986年前，議員只能就修訂附屬法例動議議案發言，又或視乎是否獲得編配辯論時段，但並無讓議員就沒有修正案的附屬法例進行辯論或發言的做法。

由此可見，就"察悉議案"進行辯論背後是有正面、良好意願的，可以為社會做些實際工作，履行議員的職責。主席，這項得來不易的修訂，讓議會不單可以監察政府及向政府提供意見，亦讓議員履行令通過的法例更完善的職能。

根據在2009年經修訂的《議事規則》的規定，議員如要就這類沒有修正案的附屬法例進行辯論，必須通知內務委員會。就這項有關實習律師的附屬法例而言，立法會並沒有接獲提出修正案的要求，但內務委員會曾接獲同事的通知，要求在立法會會上進行辯論。

為何盧偉國議員為了縮短討論時間，竟然連"自己友"也不給面子，剃她眼眉？

我希望盧偉國議員在最後回應時，可以向市民大眾和議會同事有所交代，他剛才一臉得意及嘴角微微上揚的勝利表情是甚麼意思？是因為他這次聰明地利用這個方法縮短討論時間立了一功，還是因為他真心誠意地認為討論這項附屬法例是無謂、多餘和不值一哂？我剛才已提出數點值得討論的地方，希望盧偉國稍後能認真地作出回應。